政務司司長就"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三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主席，有不少人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而失業。為此，政府在現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設立資產限額經放寬的"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由本年6月1日至11月30日的6個月期間適用。近日，本人收到不少正申請綜援失業人士的求助個案。他們反映，有關申請程序繁複及資格嚴苛，而社會福利署部分人員對他們諸多為難和態度惡劣，甚至游說他們放棄申請。

主席，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提供一個安全網，幫助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及家庭應付生活上最基本的需要。綜援申請人均無須為計劃供款，但須通過經濟狀況調查，以確保公共資源用於有真正需要的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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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會暫時放寬健全人士申領綜援的資產限額1倍，為期6個月。有關計劃會在6月1日至11月30日期間生效，即資產限額將於12月1日起回復正常水平。

主席，局長一如既往的工具理性，反映他對現實社會欠缺理解。

社署能否在這段時間酌情處理，容許以個人為單位申請失業綜援？

如果這項服務承諾導致前線員工需要加班或工作量大增，當局是否有方法減輕他們的工作量？

我們會盡量減低員工的工作量，以應付目前這個重大挑戰。

主席，現時失業問題十分嚴重，失業率高達5.2%，所以社署在局長帶領下增加了不少人手，但新增的人手能否應付未來的需要？

我固然希望不會突破2003年的失業率，但失業率若繼續攀升，按照政府的數字，4月份已有3900多人申請綜援，日後這個數字可能更大。

當局增聘人手，目的不就是協助失業人士嗎？

主席，一般來說，我們希望能在4星期內完成審批申請。

過去數月，我們的議員辦事處收到很多失業市民的求助，他們在等候審批綜援期間，生計已經出現問題。我們嘗試協助他們申請慈善機構的緊急援助，但全都已經額滿，就連食物銀行也因為疫情而運作受到影響。

當然，如要重新設計整個制度，就要考慮和討論政府、僱主和僱員的角色。

代理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打擊恐怖主義，特區政府會以最嚴厲的法律處理"。事實上，恐怖主義在全球都是令人聞風色變的社會毒瘤，每個社會都會以最嚴肅的態度和最大的力度將它剷除。特區政府已察覺本地恐怖主義的苗頭在香港冒起，並矢言要將它消滅於萌芽階段。本地恐怖主義是由去年反修例風波至具備顏色革命特徵的"黑暴"逐步演變而成的，但特區政府缺乏處理複雜且嚴峻局面的經驗，所以公眾關注當局有否充足的裝備，將本地恐怖主義殲滅。局長過去曾經表示，為了更有效地截斷這些恐怖分子的資金來源，凍結他們的財產，並阻止他們招募成員，政府正考慮引用《條例》。

代理主席，剛才局長在回應廖長江議員的主體質詢時提到，現時破獲的炸藥和子彈等均具有極大殺傷力，並提到這些危害香港市民的行為，可能與一些國際恐怖活動有關。雖然在香港破獲這麼多大殺傷力的武器，但有少數人不單不譴責這些行為，還在幕後給予支持。我想問局長會否循這方面調查，特別是他們有否與外國勢力或外國恐怖主義組織勾結？最重要的是，具有如此大殺傷力的武器或炸藥從何而來？是有人大批運來香港後分派給無知的學生，抑或有組織地運用這些炸藥來傷害香港市民？我希望局長可以詳細解說，因為市民都很擔心。香港絕大部分市民皆譴責這些行為，並很擔心他們的身家、性命和財產。

我提醒議員，請各位提問時盡量精簡，因為尚有17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

有時像游擊戰，既有城市游擊戰，也有叢林游擊戰。現時恐怖組織所用的方法層出不窮，遍地開花。

特區政府現時面對的形勢已有所改變，原因是幕後黑手已改變策略，犯事者已逐漸變為15歲、16歲的小伙子。背後的原因正是幕後黑手能夠控制這些人的思想，但其實這些迷途的小羔羊才是受害者。我想問特區政府有甚麼板斧可以捉拿幕後沒有染血的黑手？由於這方面需要收集情報的系統，特區政府有否足夠的資源？

會無差別地影響所有人，包括在街上投擲鐵蒺藜和汽油彈。

尚有16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但這項口頭質詢的時限已到，請各位議員在其他場合跟進。

印刷媒體不論是報刊或雜誌均須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註冊。此外，傳媒機構均須遵守一般法律，例如規管發布淫褻及不雅物品、版權保護和誹謗等法例。特區政府一直致力維持一個便利新聞媒體暢順運作的環境，讓新聞業在適度規管的情況下發展，讓記者進行採訪及報道新聞，充分發揮第四權的功能。為促成便利傳媒的採訪工作，政府目前並沒有任何計劃進行統一的記者登記，亦不打算就傳媒工作者的資歷要求作出規定和審查。然而，傳媒機構是社會上主要的新聞及資訊提供者，無論是透過電子方式或印刷品發布新聞，均應以負責任的手法行事和遵守法律。三特區政府尊重傳媒工作者的採訪工作，並相信專業和真誠從事新聞工作的記者不會在工作期間作出違法行為，刻意阻礙警隊執法。警隊有責任保障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這責任是對警隊的法定要求，警隊必須履行。在行動中及情況許可下，警隊會盡量配合傳媒的工作，透過互相理解和尊重，令雙方都能各司其職。警隊亦一直在不影響行動的前提下，盡可能為記者提供方便。警方亦經常提醒傳媒應留意警務人員的指示，與警隊保持適度距離，保障雙方安全。

保安局已成立專責小組，由保安局局長親自督導，跟進監警會的各項建議。
代理主席，對於政府這種鴕鳥式和"佛系式"的答覆，我相信很多市民感到相當不滿及不會接受。

所以，我希望政府會詳細考慮如何回應香港市民的要求。此外，記者的問題也相當嚴重。

代理主席，首先，我想在此再次重申，新聞自由一直是香港很重視的核心價值，讓新聞從業員盡量在最少的規管下自由進行採訪和報道新聞，一向是政府的政策方針。我們希望能讓新聞從業員充分發揮第四權的功能，監察社會和政府的所有情況。當然，我們也明白當中需要作出平衡。

所以，在平衡各方面的考慮後，政府仍然希望在新聞自由盡量不受干預的情況下，讓記者可以發揮監察作用，亦可以讓市民盡量獲得知情權。

代理主席，我想每個地方的情況或有不同。

代理主席，從事新聞工作的記者值得尊重，也是專業的工作，但現時的媒體有所改變，跟過往完全不同。不少網上媒體很多時候會對一些問題造謠、顛倒黑白，甚至煽動他人等，做法令人髮指。

代理主席，局長剛才的答覆，顯示他很清楚有很多非主流媒體記者，甚至有些冒充記者的人在公眾活動現場。主體答覆表示，警務處處長最近與4個傳媒協會會面，包括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及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這4家是正規的機構，所以當局與他們達成共識，日後會草擬一份工作守則，互相提供協助，這樣也是可行的做法。

代理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指出，我們希望便利媒體及記者進行採訪及報道的工作，以便能盡量發揮其第四權功能。目前，我們並無計劃進行統一的記者證登記。

警務處處長與4個傳媒協會的溝通只是第一步，相信稍後每年都會與其他相關團體溝通，希望大家可以達成共識，讓雙方日後的工作可以順利執行，同時保障大家的安全。

關於這類重大問題，我明白有多位局長在場協助回答，但如果局長輪流作出類似的答覆，便會令議員沒機會發問，請代理主席就邀請議員提問及邀請局長回答的時間方面掌握得好一點。

代理主席，2010年一份報告指出，香港油站用地土地成本是東京的兩倍，以及接近倫敦的六倍。去年一幅油站用地以6.2億元地價批出，按批租期21年攤分的地價，每日高達8萬元或每月每平方呎316元。有評論指出，高土地成本是車用燃油零售價一直高企的主因，而本港經濟近月受疫情重創，降低油價可減輕商業車輛的經營成本及市民的出行成本。

代理主席，聽完政府的主體答覆後，我們相信今天的高地價、以至高油價問題，是由政府一手促成的。

在公共交通方面，香港已有九成多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更甚的是，官員今時今日使用的車輛，汽油費用全部由公帑支付。

我想問，政府認為油價是多少才合理？

代理主席，香港的油價加快減慢、市場失衡兼失靈是世界聞名的。局長剛才回答我們的質詢時，我個人覺得局長好像處於天空，根本看不到現在油價加快減慢，或者油公司有可能合謀定價的情況。代理主席，近期國際原油價格不斷大幅下跌，紐約5月期油更一度跌至負點數。很可惜，我觀察到，儘管油價怎樣下跌，我們的車主或在職司機均無法受惠於油價下跌而享有較低油價之利。香港燃油價格仍然高企，我認為油公司油價加快減慢，甚至可能有合謀定價的情況，政府真的要想想辦法處理。

我經常說，政府在這時候還不出手，只會令普羅市民對政府更失信心。

局長完全逃避我的問題，沒有回答，只是轉移視線。我問局長，究竟政府可否更有承擔地跟進油價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首先要跟局長說，我今天早上剛與舊同學討論，澳洲現時每公升油價是0.829澳元，折合約為4.3港元，陳恒鑌議員剛才告訴大家新加坡的油價是每公升約13元，這是第一點。第二，我相信政府必須考慮，究竟汽油是必需品還是消費品？我相信對很多香港市民而言，它是必需品。第三，局長剛才引用我們上一次開會時所提到的消委會分析，但我記得胡紅玉主席曾說"市場失效"。第四，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假如以低於市值或零地價批出油站用地，放棄了原本應得的賣地收入，這變相是補貼車主。我已多次向政府提出有關方程式定價的意見，我們並沒有要求政府不收地價，我們只希望政府請測量師訂定土地價值，讓所有落標者均採用同一個土地價值，不要強行將地價炒高，然後以價低者得，即零售價最便宜者中標，這樣才能夠為市場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當然我明白這是整個概念上的改變，我上次在會議上也說過，這不是環境局單方面可以處理的問題。我希望透過今天這項質詢，政府高層可帶領各局合作處理這件事，因為香港的油價一直是全球最高，這情況直至今時今日都沒有改變。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競委會曾經提出關於促進香港車用燃油市場競爭的建議，當中包括推出更多油站用地。

代理主席，由環境局局長負責回答這項質詢，我們已經知道有甚麼問題，因為事實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或其他局應該更需要關注這問題。就這問題，我明白局長有環保和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考慮。但是，局長的答覆似乎有點思覺失調。

尚有兩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請他們在其他場合跟進。

代理主席，就議員的質詢，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後，我現答覆如下：一行政長官在2020年1月宣布，政府建議把"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的年齡資格由現時65歲下調至60歲。勞工及福利局和運輸署已要求顧問公司在其正進行的全面檢討中，提出切實可行方案以貫徹落實建議。顧問公司將在2020年年中完成並向政府提交報告。政府在仔細考慮報告中的各項建議後，會交代上述建議的實施安排。

申請按住戶人數分階段進行。第一輪津貼將於2020年7月2日開始至11月30日接受申請；而第二輪津貼的申請期則由2021年1月開始。兩輪津貼的金額相同，按住戶人數的津貼金額為一人住戶4,500元、二人住戶9,000元、三人住戶12,500元、四人住戶14,500元及五人或以上住戶15,500元。就資料齊備的個案而言，政府預計津貼可於遞交申請日起計兩個月內發放。三綜援計劃提供一個安全網，幫助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及家庭應付生活上最基本的需要。綜援申請人均無須為計劃供款，但須通過經濟狀況調查，以確保公共資源用於有真正需要的人士。經濟審查以家庭為單位，貫徹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支援的理念。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若個別人士與同住人士經社會福利署核實他們彼此之間並無經濟上的連繫，社署會考慮酌情容許有關人士獨立申請綜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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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局長應是IQ最高的局長，但他的腦袋一定要懂得轉彎，他也要"貼地"，因為很多失業人士不願意成為綜援戶，尤其是60歲至64歲的市民。

在這個艱難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貼地"，而涉及民生福祉的措施最重要是速度要快。

我們觀察到60歲至64歲的長者一直被忽視，其實大部分市民60歲便開始退休。較早時候，我和民建聯黨友梁志祥議員建議，在福利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銀齡卡"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主席，在檢討有關乘車優惠計劃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考慮年齡範圍。

主席，我想跟進梁美芬議員主體質詢的第一部分。

只要業界願意遵行某些規定，我們希望有關計劃能夠涵蓋他們。過往運輸署指出，由於部分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不受當局監管，因而沒有把它們納入相關計劃，但我已向政府反映，業界願意用平日最低收費作為政府補貼的基準，就不用理會"海鮮價"的問題。我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因為現時很多輔助交通工具面臨經營困難，如果把它們撇除，便會令競爭更惡劣，它們會更快倒閉。我希望局長在檢討時考慮我剛才提及的數類交通工具。

現在已是研究的尾聲，運輸署會與相關持份者商討並作出大家可以接受的安排，不但讓不同的公共交通服務提供者可以參與，長者或有關乘車優惠計劃已涵蓋的殘疾人士也可以受惠。

主席，政府答覆時表示，調整綜援金額的安排已提交財務委員會，但我留意到，調整綜援金額的議程項目已被香港海洋公園申請撥款的項目插隊，讓人覺得拯救香港海洋公園較拯救失業人士更重要。社會保障辦事處在疫情期間不開放，只有非政府機構的"食物銀行"繼續為處於水深火熱的市民提供服務，難免令市民批評社署不理會民間疾苦。主席，有市民向我投訴，他因失業而要領取綜援，但他的申請因租金過高而被拒絕，還被要求遷往租金較低的單位。我想問局長，要求租金過高的市民先搬遷後申請綜援，是否綜援制度的既定政策？租金過高會否導致不符合申請綜援資格？

主席，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局長IQ高但卻不太明白民間疾苦。

不能因為紅巴可能有某些困難，而令所有60歲的"老友記"無法享用2元乘車優惠。如果因為這個原因令"老友記"無法過較有尊嚴的生活或享有政府提供的優惠，我們會覺得非常遺憾。

主席，我希望議員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因為乘車優惠計劃的檢討已進行一段時間，其間要考慮的因素相當多，而年齡資格是其中一個因素。今年年初，特首就這個方向作出決定，我們在檢討有關政策時，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所謂的"定案"。但是，檢討工作還有很多元素，包括納入甚麼交通工具。我剛才舉出有關紅巴的例子只是說明，在一個制度下有時會牽一髮而動全身，作出某項更改，可能會對另一些事情造成影響。

因此，紅巴不是主要的考慮因素，我們要考慮推行政策的長遠方向，然後才能向大家交代整體設計和改善方法。

政府說要刺激本土市場，因為遊客不多，而且現在百廢待興，很多人變得貧窮等，希望政府給予幫忙，還有眾多其他考慮因素......

我想問局長，要花多少錢？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我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要求動議休會待續議案，以便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為香港訂立國安法進行辯論。主席，全國人大正在北京審議為香港訂立國安法，引起各界，以至國際社會的憂慮甚至極度恐慌。這種氣氛差不多有如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的氣氛，觸發嚴重的信心危機，"一國兩制"在現時這刻可說是最大的轉捩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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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決定》針對4宗罪，當中分裂國家、顛覆政府、外國干預均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列明，屬於本港自行立法規管的範圍。此舉有否僭越本港立法權力，違反"高度自治"原則？第二，《決定》列明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會來港設立機構，究竟包括甚麼機關及如何運作？

陳淑莊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郭榮鏗議員，就你要求辯論有關外籍法官不獲授權處理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事宜，我認為並不迫切至必須在今次會議上辯論。事實上，議員仍然有很多機會，在本會循不同渠道跟進這個議題。因此，我裁定郭榮鏗議員要求動議的議案，並不符合《議事規則》第162條的規定。廖長江議員，請發言。
我按照《議事規則》第162條要求動議休會待續，以討論2020年5月27日至28日，警方在金鐘一帶的部署及對金鐘一帶交通及市民生活的影響。鑒於今、明兩天警方在金鐘部署3,000多名警察，亦設置關卡，已對大量市民和駕駛者構成不便，警方已經發射防暴槍和胡椒球彈，數十名市民被捕，被捕人數不斷增加，本人希望立即討論警方在這兩天的部署，讓本會提供意見，讓警方可以改善部署，如果不能夠在今天討論，或會令大量市民受警方部署影響，引致更多警民衝突，構成不可逆轉的後果。
陳志全議員，我認為你提出的事項，亦不符合《議事規則》第162條的規定，因此我不批准你的議案。我作為立法會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主持會議時，有責任確保立法會會議有秩序、有效率及公平地進行，讓立法會可以在合理時間內，完成處理議程上的事項。一如議員所知，我預留了約30小時，讓本會於今次及下次會議處理《國歌條例草案》。

《國歌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就有關在香港奏唱國歌、保護國歌及推廣國歌訂定條文。

我會集中討論《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首先，關於《條例草案》的弁言，有委員認為，弁言第3段中"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及"弘揚愛國精神"等字眼的意思含糊不清，令人關注《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否強迫市民愛國。這些委員認為，"愛國精神"的用語涵義含糊，可以有不同的詮釋。政府當局解釋，弁言中"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及"弘揚愛國精神"等語句應按其一般的涵義詮釋。"愛國精神"亦屬概括的用語，在《條例草案》所涵蓋的情況下並無特定涵義。政府當局解釋，弁言僅旨在述明有關法例的背景，以助詮釋有關法例。政府當局確認，《條例草案》弁言並無施加任何法律責任。關於《條例草案》第1部導言，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2條訂明國歌的定義，並闡釋《條例草案》中提述國歌歌詞及國歌曲譜的涵義，以及提述"奏唱國歌"的涵義。至於《條例草案》第2部奏唱國歌，該部訂明奏唱國歌的標準和禮儀，以及須奏唱國歌的場合。部分委員認為，《條例草案》第4條，即有關奏唱國歌時參與或出席有關場合的人當守的禮儀的條文的適用範圍過於廣泛，也有委員認為，《條例草案》第4條並無必要，應予刪除，以免為未能遵守該條文所訂禮儀的法律後果帶來任何不確定的情況。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4條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第七條的內容，同時為市民提供指引，說明在參與或出席奏唱國歌的場合時當遵守的禮儀。政府當局強調，《條例草案》第4條僅屬指引性條文，不附帶罰則。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5條訂明，在列於附表3的場合，須奏唱國歌，當中包括作出立法會誓言的宣誓儀式。《條例草案》第3部保護國歌，即《條例草案》第6至8條，禁止不當使用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以及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的行為。第3部亦就該等行為訂立罰則。就有關侮辱國歌的罪行，部分委員認為，《條例草案》第7條中"侮辱"一詞的定義含糊，他們關注當局以何準則決定某作為是否構成侮辱國歌。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將"侮辱"界定為"就國歌而言，指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政府當局認為，有關定義已令"侮辱"一詞的涵義確切，亦為法庭審理案件提供了明確的基礎。政府當局強調，控方在證明某行為是否構成《條例草案》第7條所訂的罪行時，除須證明有關行為構成該條文所訂明的侮辱行為外，還須證明有關的人是意圖侮辱國歌而公開及故意作出該行為，然後才可提出檢控。此外，部分委員認為，《條例草案》所訂立的罰則水平過高。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訂立的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是侮辱國歌的罪行的最高罰則水平。法庭會根據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決定應否向違反相關條文的人施加罰則，以及應施加甚麼罰則。此外，《條例草案》所訂的罰則水平，與《國旗及國徽條例》就侮辱國旗或國徽的罪行所訂的罰則水平一致。《條例草案》第4部推廣國歌，即《條例草案》第9至10條。《條例草案》第9條規定，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部分委員關注到，該等指示是否強制性質，以及該等指示對中小學的教學自主權有何影響。該等委員亦擔心，教師在執行該等指示時會否承受不當的壓力，以及若學生在校舍內作出不尊重國歌的行為，應如何處理。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9條旨在反映《國歌法》第十一條的規定，同時兼顧香港的實際情況。政府當局指出，《條例草案》第9條，只向教育局局長施加法律責任，以就將國歌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該等指示旨在規定有關學校實施《條例草案》第91a及b條，即"使學生學習歌唱國歌；及以教育學生國歌的歷史及精神；及奏唱國歌的禮儀"。政府當局強調，如何教育學生尊重國歌是學與教的問題，全屬教師的專業範疇。教育局並無規定須就教授國歌使用哪些教與學材料。至於如何處理學生在校舍內的不當行為，政府當局表示，應交由學校和教師按其專業判斷處理，而有關處理方式應達到教育的目的。此外，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10條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將國歌納入政府宣傳短片或聲帶，而本地免費及收費電視節目服務和聲音廣播服務牌照持有人，須按牌照的條款及條件，播放政府宣傳短片或聲帶，即包括國歌。此外，通訊事務管理局須向牌照持有人發出指示，規定牌照持有人須在行政長官規定的日期，藉政府宣傳聲帶或短片廣播國歌。有委員質疑，由於現時亦已設有本地電視和聲音廣播持牌機構，廣播國歌的政府宣傳聲帶及短片的機制，他們認為《條例草案》第10條並無必要。他們亦反對賦權行政長官為持牌機構藉政府宣傳聲帶及短片廣播國歌而規定日期，但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第10條所訂的安排合適，而政府當局亦參考了《國旗及國徽條例》的有關安排。主席，法案委員會及政府當局不擬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至於議員的修正案，我會留待他們自己闡述。主席，以上是我就法案委員會工作作出的報告。我現在表達我對《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主席，國歌是憲法確立的國家象徵和標誌，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理應尊重中國國歌。2017年11月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定，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凡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之全國性法律，由香港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因此，香港有憲制責任實施《國歌法》。為了兼顧香港普通法法律制度及實際情況，政府選擇了以本地立法形式在香港實施《國歌法》。在本地立法過程中，經內務委員會授權成立了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總共召開17次會議，歷時超過50小時，詳細審議《條例草案》，也舉行了1次公聽會。法案委員會報告原定於去年6月14日提交內會，但因修例風波及本年度內會停擺而遭到擱置，到了今天才恢復二讀。主席，《條例草案》的主旨是尊重國歌，並就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或不當使用國歌的行為訂立罰則，爭議性不大。但是，社會上對《條例草案》的種種疑慮和意見，反映出市民對《條例草案》的認識存在不少偏差及誤解，有部分人士認為《條例草案》限制言論自由，意圖進行"洗腦"教育，因而稱之為惡法。

《條例草案》第2部奏唱國歌的禮儀是為了反映《國歌法》的立法原則而制定的指引性條文，違反條文並沒有罰則。只是當公開故意作出侮辱國歌的行為，且行為具侮辱意圖時，才可能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然而，是否承擔刑事責任，須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根據香港普通法的法統，刑事案件的舉證責任在於控方，舉證標準非常高，必須毫無合理疑點。如果在公開奏唱國歌時發生失誤、走音或以其他音樂風格演繹國歌，控方必須證明相關行為意圖侮辱國歌，而且是公開及故意作出，僅表現出不喜歡國歌而無侮辱國歌意圖不會墮入法網。主席，雖然《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香港居民的言論自由，但發表言論的自由並非絕對，是可以予以限制的。根據終審法院的判決，禁止侮辱只是禁止一種發表形式，並無干預以其他形式發表信息的自由。相關限制是有限度和合理的，並無違反《基本法》對言論及表達自由的保障。社會人士的另一個爭議點是，立法會舉行議員宣誓儀式時需要奏唱國歌。部分人士用心險惡，放大恐懼，稱之為可隨意"DQ"議員。這是毫無根據的指責，更是一個偽命題。首先，立法會議員參選和作就職宣誓時，根據法例須表明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擁護《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前提下，立法會議員應該尊重國歌作為國家的象徵，出席宣誓過程中奏唱國歌的環節。其次，如果因為不熟識普通話，只能以廣東話唱國歌而沒有侮辱國歌的意圖並不會違法，何來隨意"DQ"？我亦奉勸那些議員好好學習普通話。主席，尊重國歌是應有之義，恢復二讀辯論應該回歸理性討論，而非泛政治化，逢中必反，更不應組織或發起三罷，包圍立法會，阻止議員開會，以及阻止立法會行使《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賦予的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的職權。我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以履行以本地立法形式在香港實施《國歌法》的憲制責任。主席，我謹此陳辭。

不過，我們看到今天這裏劃一條紅線，第二天那裏又劃一條紅線。

謝偉銓議員剛才提到北京政府的做法，又說"我們'抵死'"、"敬酒不喝喝罰酒"、"終於知道味道了"，我們表示擔心有何問題？

如需解釋某些事實，藉以述明背景，令人了解有關法例，則使用弁言是適當的。弁言最好留作這種特殊情況之用"。

這是香港人的憂慮，也是令我們最擔心的事情。

可以批評中央政府的嗎？

如果沒有抗日戰爭，怎會有這首抗日歌曲？

如果田漢在文革期間未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他會有甚麼下場？

主席，這段有關文革的歷史，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呢？

主席，我不知道中央政府把港區國安法視作一種測試，我也沒有想到"送中條例"會引發這麼大的風波，但港區國安法確實令很多市民感到惶恐，不是因為他們會犯法，而是他們很客觀地擔憂港區國安法會落在甚麼人手上？

有甚麼人會受到影響？我們看到，行政機關有法必用，更用到最盡，令他們手上多了一種法律武器。特區政府怎樣使用這種法律武器呢？

所以，香港人要"企硬"！

大致上，大多數地區，特別是設有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或地區都不設國歌法，原因很簡單，當一個地區的人民真心誠意尊重政府或國歌，便無須使用任何罰則。中國現時經常輸出孔儒文化，眾所周知，全球有很多孔子學院，即使有部分由於不同原因已關閉。談到孔子、儒家，必須引用先賢孟子的說話："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反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目前建制派經常把和平、守法、尊重社會掛在口邊，其實這些道理數千年前已有記載，孔孟早已教導國家領導人視民如子，將所有人民當作親人般對待和尊重，如是者所有事情也會好辦得多。然而，特區政府對待市民時卻倒行逆施，我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政府去年逼於無奈取消《逃犯條例》。

如能令香港人心悅誠服，政府又何需用重典？

警方剛剛在中環使用催淚煙、催淚彈、胡椒球彈，暫時只欠橡膠子彈。

根據目前的建議，內地部門可以在香港執法，這等同用驚嚇手段治港。

用這些方法迫使香港人順服，究竟是制度出了問題，還是政府出了問題？

我記得我們當時問他，李克勤的"球迷奇遇記"、黎明的"全日愛"等流行曲，會否因曲調與國歌相似而被視為貶損國家？聶局長當時笑笑說，"球迷奇遇記"和"全日愛"沒有問題，初步過關。

究竟是法官有問題，還是政府有問題？

政治無情，打壓是真實。

我謹此陳辭。

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反對《國歌條例草案》，但我有兩點必須先清楚說明。第一，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凡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由特區政府公布或立法實施。

其實，這也是特區政府的決定，但不要以為大獲全勝。

然而，人民反抗的意志和決心確實很強。無論是特區政府也好，北京政府也好，是否要在這些惡法的層面毫無必要地與香港人"反檯"決裂呢？

"首先，我想多謝他們，但試問香港人還有何政治前途呢？我每次在立法會發言也會當作是最後一次，一定會說良心話，完全沒有議席的計算，亦沒有個人利益得失的計算。無論是聶德權也好，曾國衞也好，我想告訴他們，如果以為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是要達致所謂的弘揚愛國精神、保護國歌、推廣國歌，結果只會適得其反，令市民越來越反感。

但是，為何經過十多二十年後，我們已完全沒有這種感覺？這是特區政府或北京要好好反省的問題。

我曾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詢問政府，如果有人呼籲市民不出席奏唱國歌的場合，是否屬於侮辱國歌？當時法案委員會主席廖長江議員反射式回答我："呼籲別人不要做某些事情，在普通法上並不是犯法"。然而，政府的答覆則是："如果煽惑別人侮辱國歌即屬犯法，而意圖侮辱國歌也是犯法。"局長沒有直接回覆我的問題，反過來說如果煽動別人或有意圖便是犯法。由此可見，政府並沒有像廖長江議員般，明確指出呼籲別人不出席唱國歌的場合並不等於侮辱國歌。政府的答覆是，如果呼籲別人不參與、不出席這些場合，而又能夠證明他呼籲別人不出席的意圖是侮辱國歌，或證明不出席這個場合的意圖是侮辱國歌，便有可能犯罪。

我希望政府能夠清楚告訴大家。此外，《條例草案》第72條訂明，"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

近日網民不斷以"惡歌法"甚至"匪歌法"來形容這項《條例草案》，如果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仍然稱之為"匪歌法"，會否被指為侮辱國歌，因而被警察拘捕並處以刑責呢？如果日後有人在公園不斷大聲高唱國歌滋擾市民，然後市民發出噓聲，這樣又會否變成噓國歌呢？

大家都知道，即使一條很簡單且涵蓋範圍狹窄的臨時法例，例如限聚令，交由警察執法也變得一塌糊塗，很多市民的日常行為均被成功入罪。在過去兩個多月，警察是多麼的興奮，因為單獨一個人也會因違反限聚令而被捕。

大家也知道，現時警察的搜證時限很長，與普通案件不同，在案件發生兩年後仍然可以追究，而警務處處長在知悉有關罪行後仍有1年時限。

可是，政府為免有人搞國歌，居然把權力無限放大，令警察可以濫捕，律政司可以濫告，甚至可以監控一個人兩年的通訊紀錄以作搜證。由此可見，《條例草案》增加了警察監控市民的權力。

因此，我今次提出了多項修正案，要求限制特首的權力，令她不能夠任意更改，例如不能把宗教活動列入附表3開列的"須奏唱國歌的場合"。說不定日後連已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也被列入附表3的場合，規定在集會或遊行前必須奏唱國歌，否則即屬犯例。

隨之而來會是一大堆侮辱罪行，例如辱警罪或侮辱中聯辦罪，總之是陸續有來。

尊重是雙方面的，國家政權尊重人民及愛人民，人民才會尊重國家政權。一個獨裁者的政權沒有資格要求人民尊重，通過刑罰及惡法強迫人民尊重，最終也會被人民唾棄，並須承擔最大的後果。

我明白你的裁決為最終決定。

請你尊重主席的裁決。

《條例草案》引起軒然大波，假如我們身處一個正常社會，事情真的未必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條例草案》本身已是一條惡法，其弁言更無故僭建了"弘揚愛國精神"這個提述。

在一個正常社會，一個開放民主的國家，人們從小已懂得尊重，到訪任何國家都會尊重其國家及代表國家的國歌、國徽及國旗。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人多年來在這個地方土生土長，我們所理解的愛國與內地截然不同，這就是我們無法接受的地方。

1966年，田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並再度被判入獄，1968年在囚禁期間逝世。

他忠心耿耿，一心向黨，最後落得如此下場。他死後，在1970年，中共仍大規模批鬥他，指他是反革命分子、叛徒，並永久開除他的黨籍，直到1979年才為他平反。

我們要審議《條例草案》，但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背後血淚史所象徵的共產政權，正要一手摧毀香港和我們的下一代，對青年人強加愛國精神。愛國不等於愛政府，愛國不等於愛"林鄭"，愛國亦不等於愛習近平，並非"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

《條例草案》能讓我們的下一代更認識祖國嗎？

我想清楚了解你的意向。
我會動議中止會議，但我希望你認真思考，其實你可以用暫停會議的形式協助當前情況，讓我們的同事能夠前往現場解決問題，協助了解當前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考慮以休會形式，讓大家可以靜下來處理當前的混亂。
許智峯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我們看到警察濫捕濫告，現已有接近500人被捕，也有很多人受傷。我再促請你考慮暫停會議。立法會應該先回應街上民眾現時的訴求，才可以繼續進行會議。

根據《議事規則》第3條，閣下其實現時是出任代理主席一職，簡單而言，你認為自己能執行主席職務和主持立法會。胡志偉議員剛才說得很清楚，我們希望現時向代理主席理性地提出一個卑微要求，正因為我們現時審議這項《條例草案》，外面已有多達數百人被捕，有很多同事希望能夠前往現場幫助進行調停，我們真的不希望看到情況越演越烈，亦不知道今晚會發生甚麼事。根據《議事規則》第24條質詢預告第4款，如議員以事項性質急切及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為理由，可請求立法會主席准許無經預告而提出質詢。

我們真的不忍心再看到香港市民及一些青年人因為我們現時審議這項《條例草案》而上街，最後被無理拘捕。

各位議員，胡志偉議員剛才請我考慮暫停會議，許智峯議員亦然，而鄺俊宇議員則請我容許他提出緊急質詢。首先，我想向鄺俊宇議員指出，質詢環節已過。此外，剛才有多位議員要求動議休會待續議案，立法會主席已就他們的要求作出裁決。作為代理主席，我不認為現在有需要暫停會議，亦不認為現在暫停會議有助即時處理社會上的各種矛盾。我希望大家能夠善用會議時間，個別議員亦可以其議員身份在不同場合調停社會紛爭，但不應要求暫停會議。

我想澄清一下，你剛才說，有議員根據《議事規則》要求動議中止待續議案，我想請問哪位議員曾經提出這項要求？

我現在不會與議員辯論，請你停止發言。譚文豪議員，請你停止發言，我已回應你的提問。鄭松泰議員，請發言。

鄭松泰議員，你是否發言？甚麼東西在會議廳內發出聲響？

我想提醒議員，大家有責任按照《議事規則》善用會議時間，不應該不斷阻礙會議進行。

我必須向他作出嚴正警告。是哪一位議員？請各位議員保持肅靜。

我們已就此事討論了10分鐘，是時候返回原本的議題。鄭松泰議員，你是否發言？

我會嚴格按照《議事規則》主持會議，亦請保安人員了解是哪位議員放置發聲物件，妨礙會議進行。

我現在不會與你們辯論，我請保安人員立即移除發聲物件，讓本會繼續進行會議。我們稍後會調查是哪位議員放置該物件。倘若議員再次就我剛才的決定提出規程問題，我將不會處理，因為我已作出決定。議員如對我的決定有意見，可在其他場合與我討論。

葉劉淑儀議員，我稍後會處理你的發言要求。聲響現已停止，我認為會議可以繼續。鄭松泰議員，我再次問你，你是否願意發言？

我會就此作出調整，讓議員有相等的發言時間。

首先，我希望現時在街上的市民或群眾都能夠平安回家。事實上，我希望衷心對大家說一件事。我認為在座各位都要面對一個現實，就是在今天香港發生的政治鬥爭或政治亂局中，香港人已經沒有角色。由去年中美貿易戰至現時這個局面，我只希望與理念相同的同道人在這段時間找到方法，保存自己的理念和能所保護或守衞的一切。

如果大家的朋友或現時還在街上的朋友無法聽到我以下的發言，希望各位今晚回家後可以收聽會議的錄音。如有需要，歡迎大家聯絡我。我會擔當心理輔導者的角色，為大家提供輔導。今天《國歌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但相信不是太多朋友記得《條例草案》審議期間的背景。

簡單而言，有一群市民可能在公眾場合對國歌喝倒采，聽到奏唱"義勇軍進行曲"時有不同的反應，可能背向主席台甚至舉起中指等。

實際上，《條例草案》的理念，就是透過恐怖或恐懼管治帶來對國家的尊重及認同。這個理念可能不為局長和政府所承認，但我相信對於威權政府或威權政權有基本涉獵的朋友都應該會熟悉。我不太同意泛民議員時常引用田漢作為例子，對大家說稍後進行國歌教育時可從歷史看到田漢有多悽慘，共產黨在文革期間如何對田漢作出批鬥。

我們的理解是，田漢被中共過河拆橋，或者說，他是一位對國家有貢獻而且忠於國家，但在文革期間備受批鬥的典型人物。但是，我希望香港人理解到，田漢在文革被批鬥，實際上是出於共產黨利用恐怖管治，塑造國家認同及國家榮耀。這事發生在文革的第一年，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我只是希望指出，《條例草案》的理念並非單純是教育人民如何愛國或宣揚愛國主義精神。這是官方的說法，但現實中的政治效果，是震撼教育，目的是要震懾香港人："你們玩吧，兩三年前你們玩吧！

其實，他只是寫了兩封信：一封題為"為藝人發聲"，另一封題為"為演員的春天請命"。田漢作為演藝界的代表——即今天的馬逢國議員的角色，他覺得演藝界在那個年代不被重視，業界同工"同工不同酬"，於是便寫了兩封信。但是，這兩封信被視為有資本主義特色，然後他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田漢被批鬥的歷史在文革期間是一個典型。那10年的震懾是要告訴大陸人：這是專制管治必須有的經歷，就是一個震撼教育。

內地有一位"網紅"在直播期間，在"起來、起來"的音樂背景下，說了幾句話，結果被行政拘留10多天。局長說，根據現行法例，這事件未必構成侮辱國歌或貶損行為。不好意思，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時任聶德權局長經常說："到時法庭會因應兩個條件作出判決，即是否公開和故意侮辱國歌"。何謂"公開"、何謂"故意"呢？在互聯網上、在香港特區內發生的就是公開。大家不要以為這情況只會在球場和拳擊比賽中發生，可以在演唱會中發生。

我只有一個建議，就是請大家回顧香港六七十年代那段大主席或某些建制派人士都經歷過的歷史。

其實，擾民所指的是何謂"公開"、何謂"故意"。

我想問大家一個簡單的問題：有市民在香港大球場噓國歌，而你安坐家中將這段噓國歌的片段在互聯網上轉發。你認為自己轉發這片段會否被控以侮辱國歌或貶損國歌？

但是，問題在於何謂"發布"。

所以，結論就是，《條例草案》是白色恐怖下的工具之一，讓政府有更多藉口實行威權管治。

主席，最近香港經常有一種說法，說外國有國安法，為何香港不可以有？

中國國歌第一句歌詞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

每次足球比賽也如是，若某人站得不夠直，或背向國旗或做了其他動作，又被認為不尊重。我記得上星期我和主席的對話，主席說我離題，我向他解釋我沒有離題，然後主席說我不尊重他，我告訴主席，要人尊重他，不是喝止或強迫對方，對方便會尊重，這是假尊重。尊重國歌也是一樣的，強迫別人尊重、威嚇對方說："若你不尊重，便送你入獄"。

當然，對一個極權來說，它不需要人民的心，發自內心的那種尊重或敬愛，它只要他們做出來，便算成功。極權者不會理會人民內心是否真正尊重，所以有人告訴我，如果在一個社會裏，沒有言論自由、真正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談愛國、談尊重國旗、國徽是沒有意思的。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思想自由的地方，談愛國、談尊重，是沒有意思的。還有愛國這種情緒，很容易被人用作一個政治打壓的工具。

很可惜，今時今日的香港，本來應享有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聽說現在已好像被"分拆"出來，變相中央有監督權。

他們指我不支持並反對《條例草案》，所以我就是不尊重"一國"，這就是上綱上線。

我認為這類檢控的後果非常嚴重，所以我不支持。我擔心政府會濫用法例，我怕當局究竟在現實情況下，會怎樣執行這項法例？

當權者嘗試用法律包裝政治手段、用法律包裝打壓。有人整天說言論自由不是絕對，誰都知道言論自由不是絕對，但指的是不能在戲院內突然叫喊走火警，作出危害其他人安全或誹謗等行為。

很多議員剛才指出，怎樣才被視為公開或故意不尊重、侮辱國歌？別說一般市民，我作為一名律師——可能我不是出色的律師——我也要想清楚究竟應如何拿捏和理解這個定義。現時在香港，當一個人屬於民主派，特別是議員，或其他民主派領袖時，只要做錯一件小事，他們便會不惜一切控告他，更可能不只是控告他一種罪行。正如最近李柱銘和吳靄儀及一眾民主派領袖的案件一樣，不單是控告他們參與一個非法集會，還控告他們煽動其他人參與，之後將案件轉交另一所法院。

議員同事有很多不同原因反對這項《條例草案》，今天市民所面對的情況是已有300多人被捕，整個香港變成police state，這就是我們現正活在的香港。

主席，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國歌條例草案》的主旨，是以本地立法形式在香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凡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立法實施。換言之，這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特區政府在2019年1月23日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當局表明所採用的立法原則必須充分反映《國歌法》的立法目的和原意，即維護國歌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歌，同時兼顧在香港奉行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香港的實際情況。本會隨後成立法案委員會，連同本人在內共有64位議員參加，踴躍程度堪稱近年罕見。法案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了17次會議，在其中一次會議上更聽取了公眾人士的意見。

由此可見，《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原本是相當理性，亦相當順暢。然後，後來發生的種種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亦記憶猶新，就《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社會動亂，各種暴力事件越演越烈，不單曾經令金鐘一帶滿目瘡痍，亦令立法會大樓遭到嚴重破壞，很多會議被迫取消，確實令人遺憾和憂心。很不容易待至暴亂稍有平息，2019-2020年度立法會會議開始，大家都合理期待議事堂恢復正常運作，但卻出現了內會主席選舉被不恰當拖延的困局。按照正常情況，內會主席選舉在1次會議便會完成。在2019年10月15日至2020年5月8日期間，內會舉行了17次會議，但還未選出新任主席，此事皆因郭榮鏗議員主持相關會議的時候沒有正常執行《議事規則》有關選舉內會主席的規定，容許委員就一些與選舉無關的事宜發言，或藉提出多項規程問題發表意見，浪費大量會議時間，內會經過7個月仍未能選出主席，實屬前所未見。由於新任內會主席選舉長期延誤，內會一直未能按慣常方式處理事務，包括未能處理政府提交的14項法案及90多項附屬法例，以及資深司法人員任命等事項，直至立法會主席尋求外間法律意見後，決定根據《議事規則》第92條行使權力，指明由陳健波議員在2020年5月18日上午11時內會會議上主持有關選舉，建制派議員亦排除議事堂上各種干擾及搗亂，選出李慧琼議員擔任內會主席，才結束了上述亂局。值得注意的是，郭榮鏗議員曾經公開表示，他拖延內會主席選舉旨在阻止《條例草案》等法案通過，由此可見，原本一項沒有重大爭議、源自本港憲制責任，而且經過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完成詳細審議的《條例草案》被污名化、妖魔化，甚至稱之為"惡歌法"，更事先大肆張揚要阻撓立法，甚至不惜試圖癱瘓立法會的正常運作。近日，更有不法之徒發起所謂"三罷"，即罷工、罷課、罷市，又企圖以非法堵路等手段圍堵立法會，面對本港議會內外的種種亂象，我們不妨平心靜氣換個位置思考，中央政府對此會有甚麼想法呢？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個漏洞和隱患，難道不是同樣變得顯而易見嗎？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央政府判斷香港特別行政區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實際上已很困難，有長期被擱置的風險。自從香港特別行政區危害國家安全的各種活動越演越烈，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安全，面臨着不容忽視的風險。因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在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訂相關法律，並且決定把相關法律列入本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實施，與上述背景和香港的現實情況考慮，全國人大的相關決定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主席，我們既是香港人亦同時身為中國人，應該尊重和維護國家的尊嚴，而國歌是國家的其中一種象徵，與國旗、國徽相同，同樣需要尊重。但是，香港過去曾多次出現侮辱國旗和國歌的事件，《國歌法》立法是有客觀的需要。這種做法既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亦與為在香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而訂立《國旗及國徽條例》的做法一致。因此，完成《條例草案》本地立法的必要性既源自《基本法》為香港所規定的相關憲制責任，亦體現了完整理解和妥善落實"一國兩制"的重要性。《條例草案》旨在就在香港奏唱國歌、保護國歌和推廣國歌，以及附帶的事宜訂定條文，而採用本地立法模式，可以照顧到香港的許多實際情況。政府當局亦多番澄清和強調，只有在搜集到充足證據顯示相關作為構成《條例草案》第7條所訂的罪行，即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的情況之下，有關當局才會作出檢控。舉證的責任落於檢控一方，而法庭會按香港一貫處理刑事案件的標準，即毫無合理疑點，就案件作出判決。條文合理亦容易理解，普通市民絕不會輕易誤墮法網。主席，原本有12位議員擬就《條例草案》動議共49項修正案，經閣下裁決之後，仍然有22項獲准提出。我認為這些修正案有可能削弱《條例草案》的立法效果。例如，陳志全議員動議的其中一項修正案要刪去第52條，該條文關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藉憲報公告修訂附表3，即需奏唱國歌的場合。我認為修訂不合理，因此會反對這些修正案。主席，《條例草案》已在法案委員會進行詳細討論，理應提交立法會大會盡快完成審議程序。事實上，本年度會期是本屆立法會的最後1年會期，如今只剩下1個多月。但是，截至本年4月28日，立法會現正審議26項政府提交的法案，其中11項在上兩年度首讀，並已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法案，包括《條例草案》，另外還有15項在本立法年度提交的法案，而所有未能在本年7月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前完成審議並通過的法案，即告失效。因此，我希望議員珍惜寶貴的議會時間，為民生、為香港多做實事。在本會審議通過《條例草案》之後，特區政府應該加強做好《條例草案》的宣傳及推廣工作，令市民正確認識國歌的由來、歷史和內容，以釋除公眾疑慮，並養成尊重自己國家民族、尊重國歌的責任。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不同意反對派議員提出的各項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國歌條例草案》。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是國際共管。反對派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的表現屬於"政治幼稚"，即使這麼小的憲制責任，他們也不懂得互相尊重，好好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反而不惜癱瘓內務委員會超過半年，多次高調表明反對《條例草案》。

不過，回歸23年，反對派很多時候只要聽到牽涉主權便會反抗，誤導市民說這是剝奪言論自由。我聽了多位議員同事的發言，他們並沒有指出中國本來並沒有訂立國歌法。"樹欲靜而風不息"，為甚麼中國要在2017年通過訂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我剛才聽到郭家麒議員說，似乎連內地的國際學校也沒有這樣的要求。

根據以往的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正是透過當地立法實施，並經法律適應化而成為香港法例。再者，本地有案例，實行得非常好。

郭榮鏗議員剛才一直提及《公約》第十九條有關誹謗的規定，但他並沒有提到第十九條訂明人人皆享有表達自由之餘，亦表明這些自由不是絕對的。在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衞生和風化方面，不同的國家可以作出一定的規限。如果翻看1999年吳恭劭一案的判案書，其實《條例草案》參考了有關的內容。終審法院在判案書指出，"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徵......

"旗幟、徽號......這類公平地代表整個群體的象徵，與一份傳達特定訊息的陳述之間，在內容和形式上，均存在固有及基本差異，即不是一般的表達自由。

"依本席之見，社會是有可能在保護其旗幟及徽號的同時，也能夠維護言論自由"。終審法院最終判兩名被告罪名成立。事實上，法院當時已充分考慮，並就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與所謂保障一個國家、民族的基本尊嚴作出平衡。在2015年希慎一案，香港終審法院更訂定相稱原則，即在普通法的普及原則上增加一項原則，以平衡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

反對派堅決不肯完成這項憲制責任，結果弄到今日如斯田地。

由於反對派不願意全面了解《基本法》，每每選擇性地告訴支持他們的群眾，所以絕不會提及直接公布的可能性。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應該珍惜的立法機會。在香港風平浪靜時，我們可能忽略《基本法》附件三，但它卻確實存在於《基本法》之內，成為法律的一部分。現時國際形勢凶險，香港面對內憂外患，但反對派依然整天為一些小事而導致社會內傷，令國際虎視眈眈。他們不斷指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違反美國利益，竟然宣諸於口。

澳門早已訂立國歌法例，並已在2009年為第二十三條立法，但卻不見得現已變成他們口中的"警察社會"，而是依然能夠好好地發揮"一國兩制"。

因此，香港終審法院在處理吳恭劭案時，已作出非常合理的平衡，並按照他們經常說的普通法原則作出判決。今天，反對派不肯通過《條例草案》，口口聲聲說要保持香港的法治及文明，但其實卻是在害慘香港，害慘香港"一國兩制"，令香港萬劫不復。我相信中央政府是因為這樣才出手，不能夠再讓他們縱容"港獨"、"自決"，甚至銷毀和隨意侮辱國旗及國歌。主席，我奉勸泛民議員盡快收手，讓社會回復理智，讓立法會回復為莊嚴及文明的議會。